主席，近年，有不少電影院相繼結業，某些地區現已沒有電影院，以致當區居民的娛樂選擇減少。政府於去年3月公布一系列促進香港電影院發展的新措施，以助拓展電影觀眾群，並推動電影業的長遠發展。然而，有市民指出，政府推行該等措施的進展緩慢。

電影業是香港的八大創意產業之一，在2016年直接聘用約12,550人。香港電影業以往在華語電影中佔一重要席位，但近年電影業確實面對不少挑戰。政府一直不遺餘力以多種方向推動本地電影業發展，主要是透過電影發展基金，支援和推動業界進行電影製作，以及其他市場推廣及發展觀眾群的活動。就推動香港電影院方面，政府於去年3月公布的新措施當中，包括在指定兩幅政府土地的賣地條款中，加入設立電影院的規定，增加電影院的供應，希望有助電影業的長遠發展。就陸頌雄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2015年至2017年本港電影院的平均票價大致平穩，分別為港幣73元、76元及75元。

總括而言，2017年相較2015年，電影院數目由47間增加至53間，增幅為12.8%；座位數目則由37,779個增加至38,976個，增幅為3.2%；而銀幕數目則由209增加至237，增幅為13.4%。就18區電影院分布而言，現時除了大埔區外，其他各區均設有電影院。而大埔區在2019年亦將會有電影院進駐。在過去3年來，在18區當中，6區的電影院數目有所增加，兩區減少，其餘9區數目不變。二正如上文所述，我們會在兩幅分別位於啟德和沙田的政府土地的賣地條款中，加入設立電影院的規定，以增加電影院供應。上述啟德用地已納入2018-2019年度賣地計劃，此外，政府正為沙田用地進行技術性評估。待政府完成有關程序及工作後，會適時把該兩幅用地推出市場。在採取上述措施的同時，政府認為電影院的供應主要是由市場主導。我們樂見近3年電影院數目、座位數目、銀幕數目和區域分布均有回升的趨勢。待明年大埔區亦有新電影院進駐後，全港18區每區均設有電影院。政府會繼續透過電影發展基金和相關措施，配合市場發展，拓展觀眾群。例如，政府在北區大會堂演奏廳增設了電影放映設施，委託香港影藝聯盟定期舉辦電影放映活動，並設映後座談會，以推廣電影業及拓展學生觀眾群。此外，我們向國際電影節協會提供額外撥款，為"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的外語電影增加中文字幕和為學生提供門票折扣，培養市民看電影的習慣及對不同類型電影的欣賞能力。

有關準則旨在提供一般參考，在規劃過程中預留土地作各項發展之用，以及提供設施配合市民需要。政府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會因應不同政策範疇及發展需要，按程序適時檢討、更新及制訂《規劃標準》，而規劃署則協助制訂及編製有關標準。按照《規劃標準》，商業運作的電影院被視為零售活動的一部分，可設於各類准許商業活動的規劃用途地帶內。一般而言，各類商業及零售設施的供應須由市場主導。我們明白，電影業發展與電影院發展相輔相成。政府一直有就推廣和發展電影業的整體策略、政策和具體安排，以至運用公帑支援電影業等事宜，徵詢電影發展局意見，了解業界需要，以提供適切的支援。鑒於電影市場近年出現了不少變化，政府委聘的顧問正就電影發展基金的運作及其各項資助計劃的成效進行檢討，並研究最新的市場發展趨勢及提出可行的應對方案，有關研究報告即將完成。我們會參考顧問的意見，並諮詢電影發展局的意見，然後訂出各項改善建議，以優化電影發展基金的運作，藉此協助業界更有效回應市場所需。
主席，我們歡迎政府在新用地的賣地條款中，加入設立電影院的規定。

現時很多院線主要播放荷李活電影或其他外國進口電影，這是業界的生意考慮，但港產片的上映時間......現時被大大縮壓。

陸議員關注電影院數目及分布是否足夠，我剛才列舉的數字已經說明，第一，過去數年，電影院的數目、座位及銀幕數字均有上升。

因此，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我們一方面繼續支持電影業界，也樂見電影院的數目有所增加。
主席，電影院被歸類為零售設施，局長剛才又強調市場主導。

在新政策下，我們會審視上述兩幅包含電影院的用地，能否進一步滿足市民的需要。

主席，政府當然應大力支持電影拍攝。

主席，多謝鄺議員的補充質詢。

我們將會在6月19日與業界、金管局及警方一起商議這問題。如果在申請手續或其他方面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我們樂意進行聯絡工作。

主席，關於是否需要以表格方式提出申請，以及我們與業界昨天會面時業界提出新的建議，我們會一併考慮有關問題。
主席，關於電影院牌照，現時每年均須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續期，所涉的手續和程序均非常繁複，很多電影院經營者也認為，每年續期帶有不確定性。當局可否發出多年期的牌照，令營運者更願意作長線投資，推動業界發展？

主席，如果政府真的有心扶助香港電影業發展及令旅遊業興旺，必須進行通盤考慮，包括考慮電影院的數目。

局長有否考慮修訂法例，使相關法例與時並進，以免過時法例令更多電影人誤墮法網？

第一，《刑事罪行條例》訂明，任何人如要複製香港流通紙幣作拍攝用途，必須事先得到金管局書面批准。

看電影是工廠工人下班後的消遣，也是拍拖和家庭活動。可是，電影業自90年代開始萎縮，加上租金持續上升，電影院變得越來越迷你，有些電影院由商場搬到頂樓，甚至結業，大部分市民的娛樂好去處大為減少。電影能夠反映社會狀況，電影院更是呈現香港人的創意和文化的地方，經營電影院屬於商業行為，亦肩負文化使命......

近年電影製作，特別是後期製作趨向國際化，很多本地從業員在這方面也有一定地位。

正如我剛才所說，在推動電影業發展及支援業界方面，我們的工作包括數個方向：第一，透過資金資助等鼓勵港產片製作，特別是鼓勵業界的新人製作電影；第二，培育電影製作人才；第三，拓展觀眾群；第四，推廣香港電影。

主席，政府於去年11月發表《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就包括投票時間在內的3個與選舉有關的議題進行公眾諮詢。諮詢報告已於上月公布。

主席，就李慧琼議員的質詢，現綜合答覆如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於去年11月發表《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就3個與選舉安排相關的議題進行為期近7星期的公眾諮詢。有關公眾諮詢已於去年12月底結束。在整理和分析收到的意見後，我們已於今年5月中發表諮詢報告，以載述是次諮詢的結果和我們就3個議題的建議未來路向。就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而言，正如諮詢報告提到，在公眾諮詢期內收到的書面意見書中，一些支持略為縮短投票時數的政黨指出香港的投票時數與其他國家及地區比較是最長的，縮短投票時數的好處是相關點票工作可提早進行，有助盡早於投票日翌日交還投票站場地，亦減輕相關持份者的勞累及減少對票站附近居民帶來的滋擾。另一方面，不贊成縮短投票時數的政黨及不少公眾人士指出假如提前結束投票時間，選民或會因新的投票時間與其工作時間有衝突而無法投票，或覺得投票十分不便。在仔細考慮在是次公眾諮詢接獲的所有意見及建議後，我們建議在政府完成全盤考慮與投票時間相關的議題之前，應暫時維持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現有的投票時間。我們會探討與投票時間相關的一系列議題，例如能否延長借用場地以設立投票站及點票站的時間、在點票過程中應用資訊科技，以及為因縮短投票時間而未能親身在投票日前往票站投票的選民制訂替代方案的可行性等。我們會以確保選舉公平、公開和誠實地進行為宗旨，小心研究當中涉及的各項運作及法律問題。在公眾諮詢期間，我們亦收到政黨及立法會議員的一些建議，包括容許於投票日擔任票站工作人員及需要輪班工作的公務員提早投票，以及准許本身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並在內地工作/居住的合資格選民在政府駐內地辦事處投票。在研究為票站工作人員及需要輪班工作的公務員制訂預先投票安排的建議時，我們須仔細考慮如何在預先投票開始至正式投票日前，妥善儲存經劃線的正式選民登記冊文本、選票及投票箱，並規管在預先投票日進行的票站調查，以防止調查結果影響選民在正式投票日的投票意向。另外，為確保選舉在公平、公開和誠實的情況下舉行，任何非本地投票的建議安排均必須審慎研究，例如候選人及其代理人如何能有效監察投票及點票過程、運送選票及票箱來往香港以外的投票站，以及有關投票及點票期間的安排及如何應用香港的相關選舉法例及規則、過程中所涉及的風險及如何處理發生於香港以外票站的突發事件等。在加快點票流程方面，選舉事務處正從技術層面、工作流程及成本效益等方面，積極研究在未來的立法會選舉中，就區議會功能界別推行電子點票。我們曾考慮區議會功能界別選票點算工作可否在投票站內進行，但由於票站人員本身已需要點算地方選區的選票，而且大部分投票站必須在投票日翌日清晨歸還場地管理機構，我們認為這個方案在運作上將會有一定的困難。就區議會選舉而言，由於每個選區的選票數目相對較少，實行電子點票未必能大幅縮減點票時間，亦未必合乎成本效益，因此我們暫時不建議於區議會選舉應用電子點票。我們會繼續檢討相關流程，研究是否有空間精簡點票程序。如果能落實上述一系列措施，將有助及早公布選舉結果和減輕相關持份者的勞累。我們會積極研究跟進這些課題，以期最早於2020年立法會選舉中落實部分措施。

局長的答覆是，處理這個問題時必須審慎，但他只是從在香港安排點票和監票程序的角度考慮問題，而沒有從維護每位香港市民應有的投票權的角度出發。我想問局長，有關研究現時是否正在進行中，研究結果能否趕及成為在2020年立法會選舉中落實的措施之一？
主席，多謝李議員的補充質詢。

這涉及數方面的問題，第一，當然是投票時間可否縮減的問題。我已在主體答覆解釋為何我們認為應該暫時維持投票時間。

此外，我們會研究電子點票的可行性和是否有空間精簡點票程序，以期減少投票和點票時間過長的影響。

我認為這牽涉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如果有關的香港市民符合登記選民的資格，問題是如何能夠方便他們在投票日投票。

有些措施可能比較簡單，有些則比較複雜，我們需要時間研究，但我們會積極和盡快處理。
主席，與李慧琼議員一樣，我對於局長的答覆，特別是他提及縮短投票時間或會令選民無法投票的說法，感到非常失望。對我們這些有真正選舉經驗的人來說，這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選民會受候選人推動而投票。如果他們想支持一名候選人......如果政府修改投票時間，政黨自然會適應。

這完全不是問題。可能由於局長從未真正參選，所以——容許我這樣說——他有點"離地"。我懇請局長重新考慮，因為投票時間過長確實令參選人、義工及所有配合的單位均非常勞累，而且香港的投票時間屬全世界最長。修改投票時間是無須修改法例的，所以我希望局長從公眾利益的角度重新考慮。

我們目前的投票時間為15小時，全世界只有英國與我們的投票時間一樣，其他地方的投票時間都較短。因此，我們的投票時間確實偏長。由投票時間開始直到點票時間結束，相關人員需要長時間參與，的確很勞累。有鑒於此，我們曾建議探討是否有空間稍為縮短投票時間。但是，在進行諮詢後，我們的結論是暫時應該維持投票時間不變，原因是我們不想單一地處理這個問題。同一時間，我們正研究其他與投票時間相關的議題，包括能否通過電子點票來加快點票程序；在尋找地方作投票站時能否預先規劃，務求有足夠大的地方，避免有很多人排隊輪候投票的情況出現；以及其他精簡程序的方法。

我希望議員明白我們事實上有考慮推進有關工作。

主席，作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局長應該認識兩個詞語："港漂"和"北漂"。"北漂"是指現時有50萬名香港人在內地讀書、工作甚至養老。聶局長一方面一直推動大灣區發展，鼓勵我們到內地工作、就業、創業甚至生活，另一方面卻剝削"北漂"市民的投票權利，這是否很矛盾呢？局長能否回應，憑藉現時的科技，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能否作為"北漂"市民的投票地方，讓他們的公民權利得以實踐？

第二，目前要符合香港登記選民的資格，個別人士須通常在香港居住，而其呈報的住址須是其在香港唯一或主要的居所。隨着大灣區的發展，將來可能會有更多香港市民在內地居住並往返兩地。

這項議題是複雜的，因為當中牽涉到一些必須考慮的法律問題，但我們正進行有關工作。

然而，我們的年輕人不但可前往大灣區工作，也可到台灣置業或其他國家工作。

如果推出這種政策，一定要全世界一視同仁，不應只在大灣區或內地實行，必須在全世界實行。

第二，當我們探討這項議題時，我們充分明白到這是複雜的議題，當中牽涉到一些必須考慮的法律問題，而我們亦要考慮個別人士在香港境內與香港境外作為選民資格的問題。

主席，香港人工作繁忙，縮短投票時間不但會影響選舉的公正性，亦會影響市民的政治權利和表達權利。

民建聯和新民黨議員剛才提出這類建議，又公然向局長施壓，理應受到批評。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及第三段回應李慧琼議員的主體質詢第一部分時，提及縮短投票時間的建議，並表示在完成全盤考慮相關議題之前，會暫時維持現有的投票時間。

主席，就范議員的補充質詢，我想指出，第一，我們就投票時間是否有空間稍為縮短進行諮詢，是因為我們注意到，與世界其他地方比較，香港15小時的投票時間偏長。我們只是提出稍微縮短，而非大規模縮短。第二，我們注意到在諮詢期內收到不同的意見，而我們正檢視其他與投票時間相關的議題，因此我們認為應暫時維持投票時間不變。

我必須清楚指出，我們提出此看法本身並無其他考慮，而是純粹考慮投票時間是否真的偏長，以及是否有空間稍為調整而又不會令選舉無法公開、公平、誠實及有秩序地進行。

主席，政府和醫院管理局高度重視為所有患者，包括癌症病人，提供適切治療，同時確保病人在高補貼的公共醫療系統下，可公平地獲處方安全、有效和具成本效益的藥物。就蔣麗芸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綜合回應如下：醫管局設有既定機制定期評估新藥物和檢討藥物名冊和安全網的資助範圍。我們在去年的施政報告已承諾，醫管局轄下的藥事管理委員會及其他相關委員會會更密切地跟進新藥物的科研發展和醫學實證，讓有需要的病人盡早獲得治療。

在評估新藥物，尤其是較昂貴的藥物時，醫管局亦會審慎研究有關治療方案在財務上的長遠可持續性，以期為所有患者提供適切的治療。如個別新藥物能通過評審，醫管局會適時把該藥納入藥物名冊或安全網的資助範圍。目前，醫管局藥物名冊已包括治療多種疾病的有效藥物，並以標準收費向病人提供，當中包括用以治療癌症的標靶藥物。醫管局亦透過恆常的檢討持續擴大藥物名冊的範圍，並分階段把治療癌症的自費藥物納入藥物名冊的專用藥物類別，以標準收費提供予符合特定臨床情況的病人使用。與此同時，醫管局亦為有經濟困難的患者就指定自費藥物設立安全網，透過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資助合資格的病人使用納入安全網的自費藥物。截至2018年4月，撒瑪利亞基金涵蓋了29種經證實有顯著療效的自費藥物，其中13種藥物用以治療癌症，當中有10種為標靶藥物。為向癌症病人提供更多援助，政府和醫管局於2011年8月推出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首階段計劃，資助病人使用尚未納入撒瑪利亞基金安全網，但迅速累積醫學實證及相對效益略高的特定自費癌症藥物。截至2018年4月，共有16種用以治療癌症的自費藥物獲納入此項目的資助範圍，當中有13種為標靶藥物。藥物評審是持續進行的程序，須按不斷演進的醫學證據、最新的臨床發展及市場變化進行。目前，大部分新研發的抗癌藥物尚待更多科研實證證明其臨床效用和成本效益，以及對病人的實際裨益。醫管局會密切留意臨床醫療和科研實證的最新發展，聽取病人團體的意見和建議，並繼續以善用有限公共資源及為最多有需要的病人提供治療的原則，檢討藥物名冊和安全網的資助範圍。醫管局亦正研究擴闊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的資助範圍，按個別情況為有特殊臨床需要的病人就特定藥物治療提供資助，包括資助合適的病人參與個別藥廠的恩恤用藥計劃。為減輕癌症病人的負擔，醫管局一直與藥商進行磋商，為指定的癌症藥物制訂風險分擔計劃，由醫管局、病人與藥商在指定年期內分擔所需的藥物開支，或為病人設定支付藥費的上限，以便病人得以盡快用藥，並為相關病人提供長遠可持續、可負擔和適切的藥物治療。醫管局已委託顧問檢討現時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的經濟審查和病人藥費分擔機制，並會因應檢討結果提出改善建議，以期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更適切的協助。就此，政府已於2018-2019年度的財政預算預留資源配合。有關資源的具體運用將因應檢討結果和建議而定。

多謝蔣麗芸議員的質詢。我們也留意到現時社會對癌症藥物的需求，而部分癌症藥物卻費用高昂。對於現時關愛基金及撒瑪利亞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的資助範圍，很多人曾向我們提出意見，我們已委託顧問檢討現時的藥費分擔機制。

正如我剛才所說，醫管局高度重視所有病患者，盡量向他們提供適切的治療。

因此，現時的檢討分為兩個方向，第一，病人藥費的分擔機制；第二，經濟審查的準則。

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按現行機制，藥物建議委員會每3個月召開會議，評估新藥物的安全性、療效及成本效益等因素。藥物安全性和療效是必然的考慮，但成本效益這一項對患上癌病或罕見疾病而需要昂貴藥物治療的病人而言是不利的，原因是以相同的成本，治療所需藥費較低的疾病或影響人數眾多的疾病，其成本效益必定會較高。

多謝張超雄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

在成本效益方面，張議員剛才提出的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醫管局必定會顧及病人的裨益，不會只看成本效益。

至於新藥物是否對病人有最大裨益，必須視乎疾病的狀況、病人用藥的依從性、是否能改善病人的生活質素、用藥的實際經驗等，我們很多時亦會聽取專業人士或團體及病人組織的意見。

主席，現時，衞生署在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下，為初生嬰兒至小六學生注射疫苗及加強劑，以預防他們感染麻疹、小兒麻痺症及水痘等11種傳染病。家長可攜同初生嬰兒至5歲兒童到各母嬰健康院接受疫苗注射，而小學生則由衞生署注射員到學校提供服務。此外，年齡介乎6個月至未滿12歲兒童，可分別在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及疫苗資助計劃下，獲免費及受資助的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

代理主席，疫苗接種是預防傳染病的有效方法。政府現正推行多項免費或資助計劃，為不同群組的兒童提供免費或資助的疫苗接種服務。就周浩鼎議員質詢的3部分，經諮詢衞生署後，謹答覆如下：一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為合資格的兒童提供不同種類及免費的疫苗和加強劑，共涵蓋11種傳染病。初生嬰兒首先會在醫院接種疫苗，其後學前兒童可按各種疫苗及加強劑建議的接種年齡等到衞生署轄下的母嬰健康院接種疫苗，而小學學童則由衞生署轄下的學童免疫注射小組到學校提供接種服務。

過去3年，按照計劃，公立及私家醫院每年為初生嬰兒接種約112,000至120,000劑疫苗；衞生署轄下母嬰健康院每年為兒童接種約60萬劑疫苗，而小組則為所有小一及小六學生每年接種約16萬多劑疫苗。

最近於2015年進行的調查顯示，計劃下涵蓋的各種疫苗的整體覆蓋率已達非常高水平，達95%以上。

二在季節性流感疫苗方面，所有6個月至未滿12歲兒童可到參與疫苗資助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獲得資助接種流感疫苗，私家醫生亦可為小學安排外展疫苗接種活動。

這些外展到校接種服務均由參與疫苗資助計劃的私家醫生提供，而行政及巡查工作則由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兼顧。

在2015-2016、2016-2017及2017-2018季度，分別有約2,400名、1,600名及1,900名的合資格兒童在政府防疫注射計劃下接種流感疫苗。三中心一直注視世界衞生組織對免疫接種的最新立場、新疫苗的科學發展和應用、成本效益、全球和本地疫苗可預防疾病的最流行病學情況，以及各地衞生當局的經驗。中心轄下的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從公共衞生的角度，就計劃涵蓋的疫苗向中心提出建議。一般而言，把新疫苗納入計劃會以科學實證為基礎，並考慮公共衞生方面多項因素，包括疾病對社會造成的整體醫療負擔、疫苗的效能及安全性、是否有其他有效的預防措施、成本效益、有關疫苗是否為市民所接受等。中心正積極籌備2018-2019學年學校外展疫苗接種先導計劃。在先導計劃下，參與的小學可透過政府或公私營合作外展隊，為學校提供免費的外展流感疫苗接種服務。

有關參加加強的疫苗資助外展計劃的醫生名單將於稍後上載至中心網頁。參與上述計劃的私家醫生不會向學童收取額外費用。未有參加先導計劃的小學，可自行邀請名單上的私家醫生提供免費的到校疫苗接種服務。

當然，我們也明白過去每年只有50多至60多間小學的學生可接種疫苗，這個數目實在有欠理想，大家也希望可以增加。

多謝田北辰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

我們也明白現時的接種率並不理想，但我們有決心也有計劃投放資源和人力，務求這方面的數字可以有所提高。我們相信提高兒童的疫苗接種率，不單對兒童和家長有益，對整個社會也是好事。

代理主席，竹園北邨是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之一。有該屋邨的業主向本人反映，邨內大廈外牆早前出現大量裂縫。

該屋邨的業主立案法團多次去信要求房屋署跟進該問題但遭拒絕。

其後，政府於2002年為房屋政策重新定位，為配合政府不再直接提供資助出售單位的整體策略，房委會決定在"租置計劃第六期乙"於2005年8月推出後，終止該計劃。不過，既有39個租置計劃屋邨的租戶仍可選擇購買其所住單位。房委會在出售個別租置計劃屋邨前，已為有關屋邨進行全面勘察，並完成所有必需的保養和修葺工程。房委會並向租置計劃屋邨提供為期7年的樓宇結構安全保證。於保證期內，房委會會負責所有與結構構件如支柱、橫樑、牆壁及地台等有關的結構修葺及維修工程，包括混凝土剝落及裂縫修葺的工程，以確保樓宇整體結構安全。此外，房委會亦已一次過將一筆數額相等於每個住宅單位14,000元的款項注入各租置計劃屋邨的維修基金內，以應付該屋邨出售後的維修工程開支。同時，租戶在購入單位前，如購買人填報單位內有損壞的設施，房委會會為單位進行最後一次修葺的改善工作，讓各租置計劃屋邨的單位在良好狀況下出售。

無論房委會擁有多少業權，租置計劃屋邨在物業管理方面與一般私人物業無異，同樣受《建築物管理條例》、相關地契及大廈公契所規管。租置計劃屋邨的日常管理事務由業主立案法團按照《建築物管理條例》及大廈公契的規定，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或業主大會進行商討及議決。現時所有租置計劃屋邨均已成立法團，並已由法團委聘的物業管理公司執行其屋邨內公用地方和設施的管理及維修工作。

雖然局長近來經常說"安全不能夠妥協"，但對於涉及人命的樓宇安全，他竟然只是依靠同事給予的資料而作出這答覆，顯示他完全"離地"。

代理主席，其實竹園北邨的建築問題只是冰山一角，我相信其餘38個租置屋邨也可能有類似的問題。局長還在主體答覆中"死撐"，說竹園北邨由專業工程團隊很謹慎地監工。請緊記，當發生天水圍的短樁事件及全港的鉛水事件，當時的司局長不是也說沒有問題嗎？代理主席，市民的要求十分簡單，他們只要求公平、公正、公開地調查及處理事件，但現時的獨立審查組由房屋署署長應耀康負責，可謂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完全沒有公信力，而法團已聘請結構工程師進行調查。我想問，在現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下，局長是否願意公開告訴大眾和傳媒，由於涉及人命安全，安全不能妥協，局方會找第三方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釐清事實，釋除疑慮？請局長回答。
代理主席，多謝柯議員的補充質詢。關於租置計劃屋邨的規管及安全保證，基本上，我剛才已詳細回應。

關於個別屋邨的某些情況，我們亦要按事實來處理。我剛才所說的獨立審查組的匯報，是有關人員在現場視察後作出的專業判斷，他們亦曾與相關專業人士在現場進行探討。我明白大家對某些事情可能有不同意見，但關於竹園北邨的情況是否影響結構安全，在我們同事的匯報中，確實認為結構安全不受影響，亦不涉及所謂的違規情況。正如我剛才已在主體答覆中回應，市民因個別屋邨的某些情況產生憂慮，我們能理解。有關竹園北邨的簷篷問題，我剛才已承諾，房委會在業主大會和管委會的代表會全力協助管委會進行有關工作，釐清事實，以釋除公眾疑慮。

如果樓宇本身的結構可能出現問題及可能不安全，又或即使結構安全，但樓宇使用的鋼筋及物料根本不符合當時房屋署批出的圖則，即等於人家要買一個橙，你卻賣了一個蘋果給他，問題在此，不知道局方會否承認這一點？

根據我們的理解，在相關簷篷修改鋼筋的數目只佔整體的小部分，亦不涉及樓宇結構安全。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願意採取適當步驟，讓公眾的疑慮得以釋除。我在此再重申，房委會在相關屋邨的代表會協助管委會進行適當的檢驗工作，釐清事實，以釋除公眾疑慮。
代理主席，竹園北邨這宗個案似乎不是一般的維修問題，而今次法團的指控亦非常嚴重，因為他們找來兩名結構工程師調查，發現鋼筋及混凝土等均與房屋署批出的建築圖則不相符。房委會是公營房屋的發展商，我想問局長，按照程序，假如真的發現原本的設計或圖則出現問題，房屋署會如何跟進和處理？

我個人認為，在我們找尋真相期間，若有一些合理懷疑，繼而確認有關情況確實存在時，我們便會如議員剛才所說般進行獨立調查，展開有關工序，確保情況得以釐清及釋除公眾疑慮。

如果他們已清楚表明並無相關情況，我認為事情便應可得以解決。回應議員剛才的發言，我想在此向各位議員及公眾表述，政府團隊對結構及樓宇安全，絕無妥協的空間。如果發現任何涉及樓宇結構安全的情況，我們便會全力跟進，且對有關人員絕不輕貸，但同時，我們亦希望在座議員給予時間，讓我們的同事以專業的態度和行動處理有關事宜。

代理主席，多謝何議員的補充質詢。

是因為時間使然，還是當年的施工使然？

我剛才亦多次向議會表明，我們在竹園北邨的房委會代表會全力協助管委會，就我們剛才所討論的課題及要釐清的事實，作全面的調查檢討，以釋公眾疑慮。

天文台於上月21日在市區錄得最高氣溫攝氏34.7度。該溫度讀數在當日打破本年最高氣溫紀錄、是42年來在5月份錄得的最高氣溫紀錄，以及是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第三高溫的5月天。有市民指出，酷熱天氣對基層市民及戶外工作者的生活和健康帶來不少影響。

主席，氣候變化加劇，極端的酷熱天氣很可能會在未來經常出現，究竟政府有否用盡一切辦法為城市降溫？

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到建造業設有相關指引，但業內人士向我反映，這些指引並未考慮行業的實際情況。舉例來說，指引建議減少體力勞動和避免長時間在戶外工作，但建造業工人正正需要長時間在戶外工作，這些指引對某些工種而言根本難以實行。

就此，我想問政府如何進一步保護在戶外工作的僱員？政府會否考慮在裝備方面提供協助，例如要求改良安全帽的設計、加設水霧系統或吹風裝置、要求地盤加設帳篷或抽風機，以及規定設置飲水機，好讓在戶外工作的僱員可以在更能避免中暑的環境工作？

主席，有關葛珮帆議員的補充質詢，勞工處其實非常關注僱員在酷熱天氣下的工作情況。

上月天氣炎熱，議員可能也留意到，勞工處已特別在天氣炎熱期間多加播放預防中暑的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提醒僱主須為預防僱員中暑多下工夫。其實，僱主也相當着緊，因為現時相對較難聘請人手，僱主都希望僱員能夠安全工作。

在天氣酷熱的情況下，勞工處會發出新聞公報，提醒各行各業人員注意工作時的中暑風險。

我剛才清楚指出，空談推廣、宣傳、教育和鼓勵等並不足夠，並提出了多項很實際的要求。

主席，根據主體答覆的附件，勞工處登記的中暑工傷個案在2015年有14宗，2016年有24宗，2017年有31宗，數字持續上升。

我主要想問，政府會否參考美國的做法，立法訂立酷熱指數、規定工人在酷熱天氣下的休息時間，以及訂明僱主必須提供清涼的飲用水和相關保護設施？政府在這方面會否參考美國的做法？
不同行業的工作環境其實差別很大，但我們會繼續跟進，盡量減少各行各業僱員在工作時可能遇到的危害。

至於工作過勞的問題，議員可能留意到，勞工處已在2017年10月正式委託職安局進行有關研究，相關訪問工作已於本年第一季展開。

主席，我相信當局十分關注酷熱天氣對市民的影響，所以今天才會有5名局長就這項議題出席會議。眾所周知，在5月31日，新界部分地區的氣溫高達38°C，有些地方的氣溫在陽光照射下甚至超過43°C，而體感溫度更可能因為濕度高而高於此數，所以當天很多長者感到呼吸困難。

主席，規程問題。請允許我以普通話發言。

區諾軒議員，請你尊重議會。

我明白，大家非常關注沙中線工程質素及安全風險一事。區諾軒議員要求本會即時辯論這事，我認為，有關事宜確實是公眾非常關注的，但並不符合《議事規則》第162條所指的迫切性，因為議員即使不在今次會議進行辯論，也不會失去就此事表達意見的機會。

主席，我想請你清楚解釋，你是否認為有關事宜重要但不迫切？

主席、各位議員，我謹動議二讀《2018年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范國威議員要求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無經預告動議一項議案，不將《2018年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根據該條，議員必須獲得立法會主席同意後，才可動議此議案。因此，范國威議員，你現在只可精簡說出你為何要動議此議案，而不可直接動議議案。
主席，請問我有多少時間發言？

區諾軒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經考慮《條例草案》的重要性、迫切性、影響範圍、具針對性及不具爭議性的地方，以及對香港的國際社會地位的影響後，我根據《議事規則》，動議本會直接進入二讀辯論的程序。這項議案亦不會訂立先例，影響日後立法會處理《條例草案》的安排。
據我了解，該條例草案旨在使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能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定予以制裁的人，直接施加制裁。我認為該條例草案並無迫切性，而至今亦沒有資料令我信納，本會有必要不按照一貫做法，把法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考慮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詳細研究。因此，我不同意讓范國威議員動議此議案。

范國威議員，如你認為我未能掌握你的論點，你可以在其他場合與我討論。

本會恢復《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主席，我謹以《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法案委員會察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已於2017年7月25日公布為落實"一地兩檢"安排而建議的"三步走"程序。"三步走"的程序簡述如下：第一步，內地與香港特區達成合作安排；第二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決定，批准及確認合作安排；及第三步，兩地按照各自的法律實施安排。其後，立法會於2017年11月15日通過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支持政府依據"三步走"程序推展"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之後，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啟動"三步走"程序，於2017年11月18日與內地簽署《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

《條例草案》旨在一宣布某範圍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二訂定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上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車廂，視為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範圍之內；三訂定就某些目的而言，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及四就若干權利及義務及相關事宜，以及就解釋關乎權利及義務的若干文件，訂定補充條文。法案委員會在2018年2月12日召開首次會議，5月7日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其間共舉行17次會議，歷時45小時，加上為時兩整天共19小時的公聽會，我衷心感謝各委員的大力支持和參與，此法案委員會是本會有史以來最多人參加的法案委員會。委員對《條例草案》意見分歧，部分委員支持《條例草案》，部分委員則強烈反對。表示支持的委員，認為《條例草案》對於在西九龍站實施擬議"一地兩檢"安排，實屬必要，因為這是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如期於2018年9月通車的關鍵。這些委員贊同政府當局，認為《決定》已經為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穩妥的法律基礎。不過，部分其他委員深切關注《條例草案》的憲制與法律基礎，並認為《條例草案》會違反《基本法》的多項條文，包括第四條、第十一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三款等。反對《條例草案》的委員認為，《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區實施。他們認為，《基本法》第十八條禁止在香港特區實施內地法律，而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會立下壞先例，使全國性法律在無須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情況下在香港實施。但是，政府當局認為《基本法》第十八條的原意，是要限制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區範圍內對所有人一般性適用，以免損害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及法律制度。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合作安排》設立內地口岸區及在該口岸實施內地法律，並不會出現上述的情況，因為第一，《條例草案》建議，內地口岸區會根據《合作安排》，為滿足實際政策需要而設立，即為高鐵乘客辦理內地通關手續的特殊目的而設立，涵蓋範圍不是全香港特區。第二，內地法律在內地口岸區的實施對象主要是高鐵乘客，並非所有在香港的人。第三，在內地口岸區執行內地法律的會是內地機構，而非香港機構。第四，整個安排不會影響香港的出入境制度；及第五，市民可自行選擇是否乘搭高鐡並進入內地口岸區。政府當局指出有關安排沒有將內地法律強制施加於任何人。因此，香港特區政府認為《條例草案》並不牽涉《基本法》第十八條。此外，反對《條例草案》的委員亦有提出，由於《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訂明，香港特區法院對香港特區所有案件均有審判權，部分委員非常關注《條例草案》是否會違反《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款。原因是《條例草案》如果獲得通過，將具有限制香港特區法院審判權的效果。政府當局認為，即使《條例草案》會具有限制香港法院司法管轄權的效果，但該等限制也會符合法院用以評估對某項權利的限制是否合理的"相稱驗證準則"。若法院認為《基本法》某項條文對授予權力、賦予權利或保障自由作出了規定，同時容許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對有關權力、權利和自由作出限制，便會運用包含4個步驟的"相稱驗證準則"，檢視有關限制是否合憲。政府當局認為有合理理據證明《條例草案》能符合上述的"相稱驗證準則"。《基本法》第八十條載明，香港特區各級法院是香港特區的司法機關，行使香港特區的審判權。有委員關注到，設立內地口岸區，並在內地口岸區除保留事項外實施內地法律，或會違反《基本法》第八十條。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沒有任何條文改變香港特區各級法院作為香港特區司法機關的角色。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61b條只劃分內地對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而不是香港特區各級法院作為特區司法機關的角色或特區法院裁決判案的權力。法案委員會曾就《條例草案》的法律及草擬方面，作出討論。有委員認為，《條例草案》詳題的某些字眼不夠明確，可能令人難以理解，又要求政府當局在弁言中加入更多詳情，解釋《條例草案》的背景。政府當局亦作出回應，指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503條，每項法案須有一詳題，以一般性詞句說明該法案的主旨。另外，根據律政司法律草擬科編寫的《香港法律草擬文體及實務指引》第2.1.7段，詳題可令讀者知悉有關法例的主旨或標的。政府當局強調，當局已就各考慮因素作出適當平衡，以確保符合《議事規則》第503條的規定。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第61條建議，除就保留事項外，a就內地法律及香港法律於內地口岸區的適用而言；並b就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的劃分而言，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其法律效果是，就非保留事項而言，內地法律將適用於內地口岸區內將由內地根據《條例草案》附表1所列的《合作安排》第四條實施管轄。

主席，早前你曾透過秘書處通知議員，今次《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審議時間安排是36小時。我的規程問題是，你安排二讀階段的時間是8小時，當中包括局長發言及投票時間。剛才法案委員會主席發言用了15分鐘以上，因為她還要發表個人意見。

我想查問清楚你的安排，我們每名議員如果符合《議事規則》發言，是否都可以在二讀階段有1次發言機會？

如議員認真進行辯論，我會彈性處理；但如議員無心辯論，我會另作安排。

主席，我現就《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二讀議案發言。既然法案委員會主席一開始用了近16分鐘就法案委員會報告發言，我很不理解為何主席只容許我們用8小時進行二讀辯論。

聽罷葉劉淑儀議員作為法案委員會主席的發言，我當然要作回應。

大律師公會前後發表了3份意見書，第一份意見書在制訂《條例草案》前發表，另外兩份則在3月《條例草案》制訂後發表。

此外，葉議員又提到如果香港不實行"一地兩檢"，便無法接駁高鐵網絡，因為高鐵遲些還會接駁到不同地方及國家。

我只想說，葉劉淑儀議員心知肚明，當日為何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表明不能在今天提出任何修正案，因為她用10多秒來進行表決，還說議員已有足夠時間，更反問議員是否特別低能，這算是甚麼態度？

我相信最重要是，政府一直有個說法，指是"一地兩檢"其實只是仿效《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該條例實施多年，一直相安無事。《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在2007年4月25日完成三讀，政府在2008年4月確認會興建高鐵，接着於2008年5月，即1個月後，建制派議員已急不及待要把這個所謂"一地兩檢"安排在香港各個口岸區全面實施。

我接着會提出數點顯示香港近幾年如何禮崩樂壞。

當年深圳灣的合作安排，簽約日期是2007年6月28日，而《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是在2007年4月25日通過的。

《合作安排》在去年11月簽署，並被放在《條例草案》的弁言中，便成為整項《條例草案》的金剛圈，但《條例草案》真正收納了《合作安排》多少項條款？勉強算來有3項，局長說有4項，是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七條，然後竟然還鬼鬼祟祟地附加了1項附註，解釋根據《合作安排》第六條，"內地派駐機構"為何。

人大常委會只要下達命令，便一錘定音、一言九鼎，我們就要執行。原來香港的立法會就是要通過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落實《合作安排》。

接着也談談"失效條款"，《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第14條是失效條款。

之後再問他，他說政府與國家溝通的文件書信不能公開。

根據《條例草案》第1條，只要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刊登憲報就可以實施，實施之後就會出現內地口岸區，內地口岸區以後就會"脫港"，香港司法管轄區的面積也就縮小了。

主席，你可能以為晚上登車，第二天早上醒來就可以到達北京。

直通車成人車費是210元，高鐵則是260元，但那只是二等票價，頭等、一等的票價是多少？局長說最高峰時期來回深圳、廣州會有114對列車。

今天新聞還報道，有些村屋出現裂紋，高鐵可能不可以最高速行駛。

主席，我覺得再討論下去是不對的，所以，我根據《議事規則》第40條動議中止待續議案。

我認為今天要提出中止待續議案，原因有數個，特別是與《基本法》有關。我相信各位議員都記得，當天我們在議事廳內宣誓，我們會擁護《基本法》，而《基本法》第十一條寫得很清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既然如此，我們在想，立法會主席會否了解我們現時審議的《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究竟有沒有違反《基本法》？

沒問題，主席。當然，我剛才所說的"違憲"，是非常重要及大家要三思的一點。正如我剛才所說，作為立法會議員，大家既然已經宣誓，便要擁護《基本法》。但是，當大律師公會或香港律師會都對《條例草案》的憲法基礎提出質疑，我們作為議員，是否也應該三思？是否應該停下來，想清楚？最重要的是，特區政府更不應該牽頭違反《基本法》。

議員審議《條例草案》，或稍後提出的修正案，都不能夠令《條例草案》合憲。因此，我們希望提出中止待續的議案，令政府可以回頭是岸。

究竟匆匆通車、強迫我們通過《條例草案》重要，還是市民的安全、議員履行其憲制責任較為重要？剛才我所說的憲制問題，尤其是憲法問題，當然非常重要，在我發言的末段，我認為最重要是提醒大家。

不過，現在政府要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硬生生地插入植入香港的法例內，但也得合乎《基本法》才可以。我們明白，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可能在中國是法律，但在香港，特區政府則不太承認是法律，卻又不得不承認是法律。

主席，大律師公會早前亦舉例，《香港大學條例》針對香港大學而制定，並在指定範圍內實施，但會否因這原因便不是香港的法律？

主席，是否日後只要說某條例只在某範圍實施或只針對某些人，便不用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將全國性法律列入附件三，甚麼也不用做，即使違法、違憲，也是"無皇管"。再者，這項《條例草案》的草擬方式，不但有別於我們一般制定香港法律的做法，亦會影響香港日後草擬法案的方式及模式，帶來很重要的影響。所以，無論是建制派議員或局長，我希望他們明白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不是所謂的"只有幾道板斧"、目的是要拖延，我們是誠心誠意希望政府可以明白，政府今天做的這項決定，是將中國憲法凌駕於香港《基本法》之上。這個所謂"憲制新秩序"先例一開，再將中國草擬法律的模式放入香港的普通法制內，將會對香港整個司法制度，帶來非常深遠的影響。這件事更絕對不應該由特區政府操刀，然後由建制派議員做"幫兇"去落實。我希望今天建制派議員能夠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

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41......
陳淑莊議員動議中止待續議案，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現即將《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

我亦在回覆非建制派議員的信件中提到，根據《基本法》或《議事規則》，立法會主席無權裁定政府提交本會的法案是否違反《基本法》。是否有官員想發言？

主席，剛才陳淑莊議員說你沒有為立法會把關，我認為她的論點非常正確。你說你沒有權裁決這項《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是否合憲，你當然沒有權作裁決，因為只有法院才有權，連特區政府也沒有權，但我相信你也會記得，以往議員提出修正案或要求修改《議事規則》，你也有徵詢法律顧問或外間大律師的意見，看看那些修正案是否違憲。當然，你還要考慮有關的修正案、議案和法案有否違反《基本法》......

公民黨早於2009年財務委員會通過政府的高鐵方案時，由始至終也質疑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沒有可能落實"一地兩檢"的安排。

這憲法問題不僅存在爭議，而且切切實實地違憲，我將會在二讀發言時繼續談論這個違憲的問題。《條例草案》不單明顯違憲，而且整個法律過程都出現問題，所以現在進行審議是完全未成熟的。一直以來，"一國兩制"最重要的精神是香港和內地各有不同的法律。《基本法》第十八條清楚訂明，除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外，內地法律不能在香港實施。任何法例要在香港實施，必須透過《基本法》附件三，這道防火牆非常重要。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在香港境內的高鐵西九龍站劃出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例，顯然違反了《基本法》第十八條。在實施內地法例之餘，更將口岸區的香港司法管轄權和香港法律完全剔除，並把整個保障香港人權、法律和自由的制度移除。雖然《條例草案》只針對高鐵西九龍站內的過境情況，但這種包裝方式卻造成一個極壞的先例，破壞了《基本法》第十八條為香港人提供的重要保障。為何《基本法》要如此狠狠地"一刀切"？就是要極度嚴謹地排除內地法例在香港實施的情況，因為兩地的法制及發展的成熟程度並不相同。

在保護權益、司法獨立等方面，香港......

主席，我很清楚現正辯論的是甚麼，也很清楚自己在說些甚麼及為何要這樣說，我的目的是要支持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你不必提醒我，我很清楚現時提出中止待續的原因，就是這項《條例草案》顯然違反《基本法》。

毛孟靜議員，如果你繼續在座位上叫喊，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
主席，剛才說到在《基本法》的框架下，第十八條清楚訂明內地法例在何種情況下可在香港實施，而有關規定是非常清楚的。有一項很簡單和很重要的法律原則，就是在解釋法律條文時，我們必須清楚研究法律條文的寫法。

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書已多次指出這是狡辯，有違《基本法》一般常理的理解，不會有人以這種"捉字蝨"的方式理解和解釋《基本法》第十八條，並認為這是非常幼稚的說法。這項有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顯然違憲，而且不是民主派或公民黨說了算，因為大律師公會在整個過程合共發表了3份意見書，更跨越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的兩個理事會，史無前例地指出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違憲。由此可見，不同的法律界代表的意見相若，就是《條例草案》顯然違反《基本法》。我要特別引述大律師公會的意見，當中嚴厲地指出《條例草案》沒有憲制基礎，這是針對政府和內地簽訂的《合作安排》的條款內容，並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決定》形式確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引用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款有關入境管理制度的條文；第七條有關香港政府享有管理土地的權力的條文，以及第一百一十八條和第一百一十九條關乎經濟和法律環境及促進發展等的條文。然而，大律師公會在2017年12月28日發表的意見中指出，沒有一項條文能夠如香港政府所說，為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提供法理基礎。再者，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亦沒有提出任何理據和基礎。大律師公會直言對此表示震驚，認為此宣布等同指"但凡全國人大常委會所說符合的便是符合"，這顯然違反我們的法治精神。大律師公會更表示這是自回歸以來，香港特區政府執行《基本法》的最大倒退，嚴重衝擊"一國兩制"的實施和法治精神。現時面對香港政府提出這項顯然違憲的《條例草案》，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員會盡每一分努力仔細審議，並用盡每一寸空間保障香港市民的權益。可是，其他議員會否這樣做呢？

那麼，中國實行甚麼法？

主席，我不是問你，我是在問葉劉淑儀議員......

我聽到她的個人意見後，更是越聽越擔心，因而更加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

這種"割地兩檢"的做法，即突然宣布某幅土地屬於香港範圍以外，條文中並無subject，只說"視為處於香港以外"的地方，然後那個地方便可實施大陸法例......

我相信"和理非"，即和平、理性及非暴力。我不夠你暴力，我一個人走出來，你便會吩咐5個保安人員包圍我，我該怎麼辦？我唯有與政府討論，看看雙方可否同意這次做法是只此一次，下不為例。我問政府可否作出承諾，表明這種"割地兩檢"只做一次，以後不會再有。我們三番四次提出要求，但政府不願意作出承諾，並說如有需要配合政策，會再次這樣做，雖然不會經常有此需要。據我估計，政府不會因為貪玩而隨便宣布不把立法會視為香港的一部分。

否則，以後每逢6月4日，維園便不被視為香港以內的部分，豈非出大事？

我怕你不明白，所以詳細解釋。法律可以只適用於某時某點。政府不能只說總之《條例草案》並非適用於全香港人，只有進入西九龍站的乘客才受管制。法例可以只適用於某個指定日期，我們有很多法例都指定適用於某個地點或某個時段，例如"限奶令"便有限時，對嗎？

所以，這份不信任令人非常疑惑。

可是，怎能說滲水完全沒有問題？

審核的意思，不僅限於成立法案委員會，舉行數十次會議，然後當局對於提問又不回應；而是政府進行諮詢時我們可以提出意見，並且得到尊重和接納。

主席，請容許我討論一下今次的辯論安排，因為這亦關乎我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的原因。對於限時審議的做法，你表示已經聽到議員的意見。

然而，我並非質疑你的決定，因為你的裁決是最終決定。不過，我們還有何方法？

所以，在沒有其他做法，又不能質疑主席所作的決定，我們只能提出中止待續議案。

沒有邏輯，沒有原因，沒有理由。所以，這次很明顯要將立法會的權力及議員審議法案的權力逐步收緊。

我們面對強權，看着立法會的權力一直被削弱，甚至是被議會內的人削弱，這才是最令人氣憤的地方。

主席，我最後想說，50年前的今天，羅拔.甘迺迪在美國被行刺身亡。

我們只怕走這條路的人太少，而且越來越少。所以，即使我們在這裏只能拖延數星期而不能阻止這項《條例草案》獲通過，也要讓所有人看見這項《條例草案》有多離譜、不公義及破壞"一國兩制"，從而使更多的人會走我們這條路。

主席，我發言支持中止待續議案。剛才莫乃光議員跟你說邏輯、常理。

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中，多個問題根本尚未釐清，或特區政府不願意更深入論述。我舉數個例子。第一，國際法將如何適用？其實當局曾作出答覆。當時有議員問當局，如將來出現國際爭議，國際的條款責任為何？當局答覆如下："就'內地口岸區'而言，特區政府曾與中央政府就國際條約在該處的適用問題進行溝通。雙方認為'內地口岸區'作為邊檢口岸，主要作出入境、海關、檢疫檢驗之用，且所涉範圍面積很小，因此在'內地口岸區'實施'一地兩檢'以致在條約適用方面產生重大問題的可能性亦相對很低。如有需要，特區政府會與中央政府就國際條約在'內地口岸區'的實施問題進行磋商，並以適當的方式處理。

答覆中有兩點，即"面積很小"......

問題正正就是《條例草案》詳情欠奉。

究竟甚麼人員可以進入內地口岸區執行職務？

不過，這是否代表駐中國內地的領事便可以進入香港的內地口岸區？

背後的原因，是駐內地的領事可能與內地政府簽署了協議，適用範圍不包含香港這個地方。

但是，連我們一個如此簡單的問題，當局亦無法提供資料。

根據《香港鐵路附例》，石崗的範圍原則上沒有外界人士出入。

在19次會議中，有關當局不斷迴避一些問題，並無正面面對。

主席，公民黨當然會支持敝黨的陳淑莊議員就《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我們不希望一項如此具廣泛爭議、我們認為違反《基本法》的《條例草案》在立法會議員手上匆匆通過。

法案委員會主席和立法會主席肆無忌憚地迎合政府，不斷加會審議、限制議員發言時間，強行借立法會之口，為違憲的"一地兩檢"賦予合法性。以上這些理由，我認為已足夠令一位思維正常、以監察政府為志願的立法會議員，支持今次的中止待續議案，支持將《條例草案》暫時擱置。

主席，在以下時間，我會逐點演繹我剛才提及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的數項理據。但是，在演繹之前，我希望跟香港人說一番話：無論你支持或反對"一地兩檢"，無論你認為"一地兩檢"是否與你有關，香港人更應着意的是政府和立法會內的多數派如何狼狽為奸，如何合謀破壞三權分立，如何自廢立法機關監察行政機關的武功。今次是你不關心的"一地兩檢"，但下次很可能會輪到讓你感受到切膚之痛的其他法案。"一地兩檢"在立法會有多大爭議，主席，我相信無需我重申，但它在香港社會上又有否爭議？香港人究竟有何想法？民主黨在去年就"一地兩檢"進行民意調查，所得結果是支持和反對各有四成，顯示意見非常分歧，民意非常拉鋸。昨天，民建聯趁着今次大會前夕公布其"一地兩檢"民意調查，雖然調查方法充滿誤導性，但只有不足七成回應者表示支持。主席，連背後財雄勢大的全港最大黨、如此希望為政府通過《條例草案》的民建聯，也"做"不出一張令人滿意的民意成績表——要做，便應做到有九成或十成回應者支持。畢竟在立法會內，當說話和學歷均無須是真實時，民意調查又何須真實？主席，由此可見，不單在立法會，香港人對"一地兩檢"仍然意見紛紜，抱着各種疑惑。我們應給予政府時間，讓政府先向社會清楚解釋"一地兩檢"的利弊，釋除各種疑慮後，才再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這是我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的第一個理由。立法會不可能通過一項極可能違反《基本法》的法案。"一地兩檢"涉嫌違反《基本法》哪些條文，相信在座同事均心知肚明，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也曾多次討論。問題是，竟然有些立法會議員說："《條例草案》獲通過後，如果你認為它違法，便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吧！"當香港大律師公會3次發表意見書質疑"一地兩檢"的合法性；當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要求政府當局澄清"一地兩檢"的憲法基礎；當到來回答質詢的官員只是說得出"人大常委會決定"這種毫無法理依據的依據時，為何有些立法會議員可以說出以上的那句話？這些議員賴以說服其他議員支持《條例草案》的理據，竟然是"先訂立後推翻"。主席，這些議員是否當立法會是低能呢？身為立法會議員，我們除了要對選民負責，亦要對自己的智商負責。

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今天再爆出港鐵工程主管考試集體作弊的醜聞。代理主席，經營鐵路除了要方便、準時外，也必須確保安全——我相信在席沒有議員會認為安全不重要。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港鐵除經常延誤、停駛外，更出現那麼多事故，這會否影響香港人對港鐵的信心呢？《條例草案》與港鐵公司基本上是密不可分的"連體嬰"，亦猶如電腦的軟件和硬件。所有砌過電腦的人都必然知道，必須先砌好硬件，確保各個硬件均運行暢順、互無衝突後，才可以處理軟件的問題。既然高鐵仍未試車完畢，硬件未ready，我看不到處理"一地兩檢"這軟件的急切性。

首先要說的，是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處理《條例草案》的手法。

我對此抱有極大質疑。再者，代理主席，我們要深思一個問題，就是法案委員會主席的功能為何。法案委員會主席的功能，是要確保會議能夠進行之餘，亦要有效地讓各方意見得以陳述，並給予各方足夠時間消化和參考相關資料。可惜，坐在法案委員會主席位置上的葉劉淑儀議員，雖然的確能充分確保會議效率，即客觀而言確保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可快速通過她這一關，但這是否我們期望法案委員會主席所做的事？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她會確保《條例草案》具有法理依據並合乎法律精神，但我們今次看到的客觀事實卻是她只想確保高鐵可於今年第三季通車。代理主席，立法會並非政府的嘍囉。為免政府越陷越深，我們今次是否應停一停，想一想呢？如果一定要將法案委員會主席與古代官員比較的話，我相信法案委員會主席就好比一名諫官，必須確保政府提交的每項法案均經得起時間和法理考驗。但是，很可惜，今次諫官就沒有了，有的似乎是一名宦官。更進一步的問題，當然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所作的"劃線"決定。正如較早前陳志全議員所說，主席在二讀辯論前便劃定時間死線的做法並無理據，亦無先例。單計人數，若67位議員全部發言，每人15分鐘，最少也需要16小時，現時只分配8小時進行二讀辯論，絕不足夠，亦明顯剝削了議員的發言權利，更遑論《議事規則》訂明議員在全體委員會中不限發言次數了。朱凱廸議員較早前問主席何謂"無心辯論"，主席的答覆是"無須解釋"。這個答案令我想起馬時亨那一句"我們告訴你OK便行了"。朱議員，我相信主席給你的答覆的意思是：主席說你是無心辯論，你就是無心辯論。

代理主席，無可否認，在保皇黨的支持和護航下，這項中止待續議案必然會被否決，而預期《條例草案》亦極大可能獲迅速通過。我擔憂的是，今次通過的不止是有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而是"立法會正式成為橡皮圖章條例草案"。這對我們的影響，將遠超"一地兩檢"對香港法律、《基本法》框架及普通法精神的重大影響。

2018年，我們可能會草草通過《條例草案》，但10年、20年後會怎樣？我們承擔的責任不止於今時今刻，本屆立法會議員為的是未來。

尤其是，立法會主席今次在安排《條例草案》辯論時作出的種種先例，確實令人擔憂在未來的日子，當我們須審議更具爭議性的法案時，本會究竟會變成甚麼模樣。

我們的憲制框架、憲制秩序，以及更重要的是立法會的尊嚴，又是否經得起考驗呢？我希望各位同事深思熟慮，支持陳淑莊議員今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

我們支持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是因為正如很多同事也指出，有關"一地兩檢"的《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是否合憲，很值得大家了解和探討。《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三款已清楚訂明，全國性法律不會在香港實施，國防、外交及已納入附件三的法律則除外。

大家每次談到大灣區問題，都說香港最大的優勢是"一國兩制"，而"一國兩制"的核心是《基本法》。

第二，有關"一地兩檢"的法規是建基於香港與內地簽訂的協議，然後通過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香港實施。

民主黨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其實就憲法的問題提出了第一個疑問。

我曾經問前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政府可否親口承諾有關"一地兩檢"的法例的做法將下不為例，但政府說不可以，因為我們不能限制將來的特首如何運用他的法律權益。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因為通過《條例草案》將不單會影響"一地兩檢"的安排，而且更會後患無窮。我們除了倚賴和相信政府之外，似乎已沒有其他方法。

主席就這次討論有關"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所作的安排，已令很多同事提出疑問。我最大的疑問是，即使主席有權作出裁決，但為何他沒有提供任何法理基礎，說服議員作出有關裁決是有根有據的。主席說立法會無權裁定政府提交的法案是否合憲和是否違反《基本法》，但《基本法》第十一條已清楚訂明，香港立法會制定的法例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不可以違憲，而《基本法》第七十二條亦規定主席有權決定議程。

這怎可能不是主席的權責？他怎可能把立法會變成政府的橡皮圖章？

如果立法會連以理服人也做不到，試問怎能夠通過監察政府獲得市民的信任和支持？這是很根本的問題。當議員想就政府所提交有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施加任何約束時，主席就會裁決有關建議違憲、違法。其實，我們只不過是想找些方法協助特區政府，因為既然已經山窮水盡，耗資1,000億元的高鐵已經落成，難道真的如很多人所說不去使用嗎？

可否施加若干約束及限制，令我們知道政府所運用權力的基礎是甚麼？

這正是大家擔心的事情。

是否純粹連接大灣區的發展，令出入境更方便，為香港社會帶來最大利益？

我最後就是請求局長思考這個問題，因為一直以來從未有政府官員回答這問題。我想問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是否必須作好法律會受到司法覆核挑戰的準備？司法覆核的挑戰招惹了新一輪的釋法，而新一輪的釋法會否對香港社會的經濟發展帶來嚴峻的影響？

事實上，"快、靚、正"的概念存在很大問題，因為局長曾經說過，現時乘坐高鐵到廣州南站的車費是260元，這是二等車票的價錢，而前往福田站則要80元。

在這背景下，現時中止待續以便停一停，想一想，然後清楚交代令市民信服，可能是更好的做法。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陳淑莊議員的議案。
我提醒議員，本會現正辯論的議題是，應否將《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請議員集中討論為何支持或反對中止待續議案。至於《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或修正案內容，則應留待二讀辯論時再作討論。

眾所周知，高鐵由醞釀之初便出現巨大爭議，超支、延誤、工程失誤，醜聞不斷。我個人甚至認為，就《條例草案》必須重新諮詢公眾，才能符合程序公義。代理主席，自從特首林鄭月娥宣布以"三步走"形式為"一地兩檢"立法，便已為立法會的審議訂下死線，以時間緊迫、高鐵要在今年9月通車為由，迫使立法會倉卒通過《條例草案》，這便是我支持中止待續的原因。

2014年、2015年發生超支、延誤，2015年高鐵本應通車，到現在3年後仍然未通車，代表政府突然又多了3年時間，處理我們關注的"一地兩檢"是否違憲、有否導致種種問題。政府根本有充足時間，就"一地兩檢"進行公眾諮詢，讓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以及釐清所有有關"一地兩檢"是否違反《基本法》、是否危害或破壞"一國兩制"的問題。代理主席，為何我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呢？原因是政府沒有採取我剛才提及的行動，反而在2017年7月，即2010年立法會批出撥款興建高鐵整整7年半之後，或原本通車日期延遲兩年半之後，才交出"一地兩檢"具體方案。

短短1年時間，政府突然說時間十分緊迫，但之前7年沒有採取行動，沒有提出具體方案，沒有前來立法會交代。

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在違反程序公義的情況下，粗暴限制議員提出質詢、提出修正案，為表決時間設限，配合特首、特區政府訂下的死線。代理主席，立法會主席繼續配合政府，將民選議員提出的合共75項修正案，裁減至餘下24項，並史無前例限制辯論時數，連二讀辯論也限制在8小時內完成。代理主席，這是1997年以來，最嚴重影響"一國兩制"、違反《基本法》的極具爭議的一項法案，但立法會主席竟然只容許約30名議員在恢復二讀辯論時發言，這怎說得過去呢？怎能符合程序公義呢？代理主席，當我們沒有足夠時間討論、辯論政府的回應或替代方案，立法會主席又濫權，開壞先例，我們當然不能接受。

我們宣誓進入立法機關擔任民意代表，為民發聲是我們的天職，為何要我們配合政府，通過違憲、違反《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的《條例草案》？所以，代理主席，我們、民間和傳媒說這是"割地兩檢"，這說法絕不為過，是事實的陳述。

政府不斷強調這項重要的法律基礎，要求議員審慎、理性作出專業判斷，但我們透過公聽會得知，連法律界人士、香港大律師公會也質疑《條例草案》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

這是我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的第二個原因，即"一地兩檢"違憲、違反《基本法》，政府至今仍未提供合理解釋，或採納替代方案。

政府一次又一次前言不對後語，一次又一次"搬龍門"，一次又一次迴避向立法會的民意代表提供具體數據，清楚說明高鐵"一地兩檢"實施與否對經濟效益有何負面影響。政府早前說，高鐵通車首10年，即使有"一地兩檢"，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可能仍需要自行補貼營運開支。至今天距2018年9月通車不足3個月，政府仍未能公布列車詳細班次及行車時間。代理主席，關於經濟效益及時間效率，政府仍說得不清不楚，仍不願意如實交代。此外，大陸傳媒報道顯示，原來政府的說法並非事實，高鐵列車在試車期間，由廣州南站至西九龍站需時1小時18分鐘。

香港人耻笑高鐵為"膠鐵"或"龜鐵"，車速只比直通車快少許，甚至比不上直通車。醜聞不斷是指購買車票要加收手續費，乘車不能攜帶大型行李，不能在香港購買非直達城市以外的目的地的車票，要抵達廣州南站才能買票等荒謬情況。為何有部分港人沒有預期中的大反彈呢？代理主席，因為有一半港人根本用不着高鐵，新界西及新界東的居民不會前往西九龍站，再乘搭高鐵北上。局長似乎曾提及"沉默的大多數"，市民不發聲，便被局長理解為支持高鐵。代理主席，我支持中止待續議案，讓法案委員會重新審議，以堵塞這些漏洞。

高鐵影響深遠，經濟效益低，未來50年也不知能否回本。

立法會主席甚至不批准民主派議員提出的多項修正案，包括我提出的在西九龍總站僅實施與清關、出入境、檢疫相關的大陸法律，而不是整套大陸法律。我們提出在福田實施"一地兩檢"的替代方案，但政府不接受，我們提出西九龍總站仿效外國，只實行清關、出入境、檢疫相關的大陸法律，希望把負面影響減至最低，但主席不批准我們的修正案。

請議員返回座位。

我首先希望公眾和各位議員同事明白，中止待續《條例草案》和反對《條例草案》二讀是兩回事。今天主席或代理主席均有提醒議員中止待續和二讀的分別為何。

有些人認為，某程度上兩者有重疊的地方，因為如我反對《條例草案》而又預計表決會輸，當有議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我當然支持，能拖延多久便多久，是可以有這種心態的。

此外，我支持中止待續議案，藉此反映《條例草案》早前的處理過程有缺失，希望在中止待續後可以有措施補救。

為免主席指我稍後在二讀辯論的發言與現在的發言重複，我規限了這次發言的內容。第一，"一地兩檢"的審議過程違反程序公義；第二，"一地兩檢"還需更詳細的審議；及第三，《條例草案》是否如政府或主席所說，十分迫切，一定要在36小時內完成審議？其實，主席今天早上發信給全體民主派議員，當中提到"主席有責任確保立法會必須在合理時間內完成審議《條例草案》"。何謂"合理時間"？

在這項《條例草案》前，立法會《議事規則》或委員會主席手冊均沒有條文賦予法案委員會主席為工作訂定限期。當然，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曾經表示，根據法案委員會手冊，法案最好在兩個月內完成審議......是3個月內完成審議——多謝糾正。

我舉例說明，即使修訂替補機制的《2012年立法會條例草案》，必須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前獲得通過，有關法案委員會的主席仍沒有訂定審議限期。

因此，我支持中止待續議案，讓政府反思甚至重新安排我們仔細視察內地口岸的界線，從而使我們能夠充分履行議員的職責。

另一個我認為最違反程序公義的地方，當然是二讀時間的安排。如果我們讓違反程序公義的二讀繼續下去，便會立下極壞的先例。

我覺得這個規定違反《議事規則》，讓議員在二讀有1次發言機會的規定。雖然主席的決定是最終的，我在此不能推翻他的決定或與他辯論，但如果中止待續議案獲得通過，亦可以象徵及表示議員不滿主席的安排。

我在會外也曾向主席反映，這已經不是處理甚麼法案的問題。

我支持中止待續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需要更詳細審議《條例草案》。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其實仍未清楚答覆我們很多重要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在草擬修正案期間發現更多問題。再者，我們並未真正仔細視察內地口岸界線。我甚至希望可以重開法案委員會，再用更多時間向政府了解相關問題，再安排考察。建制派可能會質疑，說我們大可以在二讀或全體委員會階段提出疑問，再由政府解答，為何我們要中止待續呢？

代理主席，如果把修正案內容分為數組，先討論生效日期、失效日期，再討論保留事項及其他，好處是局長可以在每場辯論結束後作出回應。

我最後要對主席說，他有責任確保立法會必須在合理時間內完成審議《條例草案》，為何大家沒有想過在星期五開會？不過，我最後想提出另一個問題，就是我曾請教很多高人，萬一中止待續議案真的通過了，這究竟是甚麼世界？究竟是局長有了足夠的通知期，下星期便可以原封不動把《條例草案》再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還是一切要重新開始？

我們應善盡議員的職責，特別考慮到《條例草案》關乎"一國兩制"下的一項特別安排，屬前所未有，而其他國家也沒有"一國兩制"。陳帆局長近月多次向我們解釋，指其他國家也有"一地兩檢"的安排。

很多人也許會認為有否搞錯？但如果這項《條例草案》那麼急切，又對民生和經濟有重大影響，為何議員不可以在7月、8月和9月留在這裏開會？我可以留下來開會，我沒有問題。

因為我在過去一兩年不斷向政府索取資料，但這些資料也是欠奉。

我不相信政府對有關要求也不能做到。其實，這項分析極為客觀，而乘搭飛機與高鐵短、中、長途的旅程時間，轉車位置和售票安排等資料，現時亦應已備妥。如果能向我們提供這些資料，我們也會較信服政府的理據，知道原來高鐵真的很便捷，雖然我也懷疑是否短、中、長途旅程都有便捷度，我懷疑長程未必會有。我現在就其他方面發言。

如此具傷害性的安排及不能令人信服的理據，我們可以做甚麼來減少傷害呢？我想爭取多些時間，令《基本法》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盡量不受這次"一地兩檢"的安排傷害，這種傷害非常深遠。

大家都說大陸法與普通法是不同法制，但不要誤會，在香港接受普通法訓練的律師便不能了解普通法與大陸法的不同之處，其實我們也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我在外國讀書時，也曾接受一些大陸法的訓練，所以不要把兩個法制說得那麼不同。除非我們現在考慮的是另一套法制，就是中國特有或有中國特色的法制，是我們完全不明白的法制，只有人大常委會才能解釋。當然，我們現在談法律基礎也是枉然，對牛彈琴。因為如果大家的邏輯思維完全不同，根本是無話可說。

因為有一些修正案，無論是執行上或法律上的理據，均非常強。我不在此逐一說明，因為主席會裁決我不應在這個辯論環節內提出。

有數個原因，第一點是針對主席閣下。

一般而言，以一位議員發言15分鐘計，8小時大約只能讓30多位議員發言，即有一半議員沒有機會發言，我不知道為何你會定出這樣的時限。

事實上，無論是地區直選或是功能界別的同事，都不斷表示自己是民選議員，都是由選民選舉出來，他們有責任在議會內就議案進行辯論，透過辯論監察政府或向政府提出意見。

況且，你數天前才告知我們這個決定，在很短時間內作出這決定，我覺得更為不妥。

很多同事說這做法違反程序公義，我覺得這些意見值得主席閣下深思，並重新考慮你究竟將議會的功能和角色放在哪個位置上？這樣做對於廣大市民有份投票選出的議員，他們進入議會監察政府和發表意見的機會，竟然被你一個人剝奪，這是否公道？就此一點，我認為很值得你三思，重新考慮可否另作一個更有效、更尊重議會的安排。

梁耀忠議員，我已容許你就我的裁決發言一段時間。

如果你繼續評論我的裁決，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
主席，我沒有對你的裁決作出評論，我只是建議你再重新考慮。因為我覺得有很多問題是重要的，我希望你花點時間考慮我剛才提出的事項的重要性。我不是針對你的裁決內容作出批評，所以跟你剛才所說是不同的。最後，我在這一點上，我期望主席閣下重新考慮，特別是可否重新釐定我們的辯論時間。

當然，是否真正違反《基本法》見仁見智，各人有各自的看法，但對於法律界和民間提出的很多論點，特區政府均無法清楚、合理地作出回應。

特區政府是否需要更多時間考慮，無論從法律觀點或實際運作上，提供更多意見、資料和方向讓大家再作考慮，而不要全權作主，甚麼都不理會，以強權抹煞公理，強行通過《條例草案》？

《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第二十二條亦訂明，"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這是真正要處理的。

這是另一個討論範疇。不過，我認為特區政府既然未能合理地解釋清楚這些問題，是否應該用更多時間作詳細討論和解釋？

對於這種說法，戴啟思表示不同意，《條例草案》涉及移除本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過去未有先例，而領事豁免權在國際卻有慣例，性質完全不同，以此作為類比並不恰當。更有人建議，立法會應暫緩對《條例草案》是否違憲的討論，待《條例草案》通過之後，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時，再交由法庭裁決。戴啟思表示，《條例草案》有問題，立法會議員有責任不應通過，否則便是不負責任。這番說話給我的感覺是，真的有很多法律觀點備受挑戰，面對這些挑戰，特區政府的官員卻未能透過法案委員會作出解釋、說服公眾，清楚交代，才會出現這些問題。我贊成這項中止待續議案，若特區政府是一個認真而負責任的政府，是否應再多做工夫，而不是倉卒地通過《條例草案》？

否則《條例草案》一經通過，便要強行實施，發生事故時怎辦？

讓居民每天擔驚受怕，並非特區政府應有的作為。就這一點，我認為特區政府不應在此時強行要求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而是做好安全措施，確保高鐵未來通車時，不會為市民帶來任何滋擾甚至恐懼，這是最重要的。再者，我們十分擔心高鐵的管理問題。

他們又提休會待續，無論從甚麼角度看，這都屬於"拉布"。

主席，作為九龍西的立法會議員，我要在此講清楚，西九龍居民忍受了多年交通擠塞、噪音、環境污染，他們很希望《條例草案》能盡快通過，令高鐵達致最高效益，落實"一地兩檢"。我們反對任何拖延落實"一地兩檢"的議案，包括今天的休會待續議案。

問題清楚不過，其實並非要花多些時間討論，而是立場和態度，大家究竟是否肯接受"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原意為香港發展得更好而設。香港從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何來"割地兩檢"之說？

他們的答案很清楚，便是無須考慮《中國憲法》，在考慮《基本法》時無須考慮中國的憲制秩序。我很想說，《基本法》是為落實"一國兩制"而設，絕大部分在香港法庭判決的案件，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款是屬於香港自治範圍以內，香港法庭絕對會按普通法的傳統審判。我相信過往20年，起碼有95%的案件是完完全全根據普通法的傳統審判。可是，在《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之下涉及中央與地方關係時，卻不能說我只想按普通法原則處理便可以，我們必須接受《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在性質上始終是全國性法律。《基本法》當中始終有一些概念並非普通法的概念，例如《基本法》第十八條提到的"全國性法律"便並非香港普通法的概念。此外，《基本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一百五十八條及第一百五十九條，均提到人大常委會，第一百五十九條又訂明，修改《基本法》的提案可以由國務院、人大常委會或香港提出。當提到可由國務院提出時，一定牽涉到中國的法律體制和秩序。你可以捂着雙眼，不看不理，卻不可以改變憲法及法律的事實，以及"一國兩制"源自甚麼。香港成為特別行政區，也是因為《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訂明容許國家設立特別行政區，如果甚麼都沒有例外或我們很死板地看待事情，可能連特別行政區都不會設立。

我相信我不用你提醒，我即將完成發言。最近期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絕對享有同樣的憲制地位。

我認為這些聲稱違憲及違法的說法並不符合"一國兩制"及法律的事實。就這項休會待續議案而言，我很希望反對派懸崖勒馬，回頭是岸，不要再用點人數或提出議案會議進行，無論怎樣，市民都會覺得他們是在"拉布"。

主席，我發言支持陳淑莊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我支持她的原因很簡單。第一，《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違憲，即違反《基本法》。一項違反《基本法》的《條例草案》不應在立法機關通過。

《基本法》第十八條亦清楚訂明——我希望香港市民聽清楚，這項條文沒有任何含糊之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因此，《條例草案》顯然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當然，《條例草案》不單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前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早前亦曾指出，他明白《條例草案》會引起關注，亦明白《條例草案》有機會被視為抵觸多項《基本法》條文，包括第八條、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二條。袁國強本身清楚明白這一點。政府要求本港的立法機關通過一項明顯違反《基本法》的《條例草案》，但我們今天面對的通過理據，卻是快將完工的高鐵要趕及今年第三季通車。若不盡快通過《條例草案》，我們"阻住地球轉"就是大逆不道。然而，不要忘記，"一地兩檢"的爭議始於10多年前。

"一地兩檢"的爭議並非始於昨天，但政府經過多年才提出方案，然後要求立法機關在1年內完成整個立法程序，並指《條例草案》若不獲通過，就是立法機關的責任。我不明白為何立法機關可以隨時變成橡皮圖章。即使特區政府或建制派同事今天認為這項關乎"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沒有違反《基本法》，但《基本法》其實清楚明確地註明香港不會實施內地法律。

法案何時提交，沒問題；整項工程延後3年，沒問題；超資200億元，沒問題；整項工程嚴重虧損，毫無經濟效益，也沒問題。

香港是法治社會，大家都要守規矩。

可是，統治者現在帶頭不守這個規矩，並且由特區政府和我們的立法機關附和。當這個規矩蕩然無存，我們的社會秩序還剩下甚麼？就只剩下強盜邏輯。我們猶如回到原始森林，兇惡的、掌權的、持槍的，可以說了算，有錢的、位高權重的，也可以說了算。這樣的香港社會，是我們願意看到的嗎？我們是否要為了便捷、為了節省數分鐘時間，而願意放棄香港人的基本保障，願意面對連基本規矩也不遵守的社會？當政府強行要議員通過這項違憲的《條例草案》，強行要立法機關違反《基本法》，我們可以做甚麼？我們今天只可以站在這裏發言，但最多只可發言36小時。

在香港的回歸過程中，我們幾經辛苦，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在國際社會的監察下建立《基本法》，但《基本法》今天竟斷送在我們手上。

如果立法機關今天容許《條例草案》通過，香港還有甚麼價值？我們還可以把持甚麼價值和原則，向公眾證明立法機關具有獨立性，能夠代表市民，堅持原則，並會根據《基本法》行事？主席，你劃線，葉劉淑儀議員劃線，我們的社會不斷劃線，越來越多紅線，越來越多界限。但是，我們的基本規矩，我們卻不遵守，任由有權有勢的人隨便劃線，把空間越劃越小。香港已經沒有空間，生活沒有空間，工作沒有空間，生命也沒有空間，換來的是甚麼？

方便做生意？香港只剩下生意、只剩下方便。我們不需要文明嗎？

我們會抗爭到底。

剛才我提及的菜園村事件，印象十分遙遠，應該是2008年11月發生的事。

正因為辯論已經設了時限，我們只能在討論與高鐵相關的議題時，順帶指出政府遲遲未有處理的問題。

為了高鐵，香港人犧牲了多少？即使尚未通車，本港有多少居民已因為興建高鐵而受罪？

我支持中止待續議案，最好能將《條例草案》撤回並重新審議，讓議員檢視當中可以解決的問題。

高鐵強行在西九龍站地下通車，進入了香港範圍，連接兩地其中一個較重要元素竟然是扶手電梯。

政府當然提供一套最簡單的答案，指屆時自然可以處理，包括《條例草案》中的保留事項也可以處理。

《基本法》賦予港人權力的範圍內，現在卻容許內地人員執法，並容許內地法例在香港適用。

主席，《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好不容易終於走到恢復二讀辯論的關鍵時刻。其實大家都知道，經過多年努力，廣深港高速鐵路工程已經接近完成，並預計於今年9月通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香港人能否如期享受高鐵帶來的紅利，視乎立法會能否在7月休會前通過《條例草案》。因此，我發言反對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條例草案》只有8項條文，相比立法會過去處理的其他法案，其實不算複雜。然而，在今個立法會會期，在恢復二讀辯論前，立法會已就"一地兩檢"議題用了不少時間討論。在法案委員會階段，我們召開了17次共45小時的會議，亦舉行了兩天共19小時的公聽會。而且，去年10月25日至11月15日，立法會會議亦曾審議由政府提出的一項"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總共用了26小時。

在這90小時的審議辯論及公聽會中，雖然反對派議員經常"妖魔化"主席及法案委員會主席，批評兩位沒有給予議員足夠時間審議《條例草案》，但實情卻是另一回事。實情是在無約束力議案的26小時辯論中，反對派議員用了約5小時點算法定人數；又用了10.5小時辯論中止待續議案，甚至橫蠻無理至動議辯論要求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場的議案。

這項議案的實質辯論實際上只用了40%的時間，其他時間都是白白枉費。另一個實情是，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中，反對派議員不時伺機全體離開會議室，並要求點算法定人數製造流會，讓會議不能進行。甚至有一次，當3個會議同時在立法會舉行期間，反對派議員同時發難，全體離開會議室，然後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令其他認真開會的議員分身不暇，目的是想製造流會。事實勝於雄辯，雖然反對派議員經常口口聲聲批評主席沒有給予他們足夠時間審議及辯論，但他們根本沒有好好利用議會時間，履行他們作為議員的責任。歸根究底，反對派議員對《條例草案》的分歧根本不在於條文細節，而是他們根本不想《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我不知何時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會變成終審法院的判決；第二，在民意調查中，我們向市民提出有關《條例草案》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問題。

楊議員將大律師公會的意見奉為上諭，要市民及所有立法會議員都肅靜迴避。以後所有法案都無須提交立法會，直接送交大律師公會審批便可以，為何要提交立法會？

過去一段時間，反對派總動員無所不用其極意圖摧毀"一地兩檢"方案。在這個大環境下，"一地兩檢"方案仍取得明顯過半數市民的支持，實在不容易。

反對派議員今天動議中止待續議案，並多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無非是以"拉布"手段拖延《條例草案》通過。他們在浪費主席就二讀辯論預留的8小時辯論時間後，便再批評主席沒有給予足夠時間進行二讀階段辯論。因此，我們認為中止待續議案對香港有害無益，我和民建聯堅決反對中止待續議案。

舉例來說，當時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向香港人表示，不需要"一地兩檢"也可興建高鐵。

她當時告訴我們高鐵建造不會超支，結果超支接近200億元。

大家更擔心實行"一地兩檢"後，香港行之有效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無法繼續。

其實，我們應有更多的機會，令法案委員會委員甚至公眾明白究竟發生甚麼事。很可惜，法案委員會主席絕對沒有盡其責任，令《條例草案》的討論比較成熟、認真，亦沒有迫使官員認真作答。我們支持根據《議事規則》第41條動議的議案，因為政府沒有清晰交代"一地兩檢"下，"一國兩制"如何繼續實施。最重要的是，將來在"一地兩檢"下，很多市民關注的、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很多法律無法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西九龍站內實施。主席，這與《基本法》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相違背。很可惜，陳帆局長、鄭若驊司長或其他律政司的官員均沒有回答這最核心的問題。所以，我們才逼於無奈根據《議事規則》第41條動議議案，希望撥亂反正......

我們一定要弄清楚這究竟是甚麼亂象。主席，你一些做法在我眼中不堪入目及破壞立法會，包括限制辯論的時間，粗暴地將立法會審議法案的權力奪走。其實，你不需要做得如此不堪，應該正正經經讓議員在法案委員會和立法會會議都有充分的討論。

事實上，大部分的高鐵列車乘客都在番禺轉乘，為何硬要推行"一地兩檢"呢？"兩地兩檢"適用於大部分列車乘客，因為他們須在福田或番禺轉乘，而少數長途列車可以做到"車上檢"。但是，政府不會這樣做，因為這不是最終的目的，最終的政治目的是如"木馬屠城"般，用高鐵屠宰香港的"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所以，政府才一直用謊話掩蓋謊話，採取這麼多不公平的做法，包括趕工、作出很多不成熟的工程上的決定、對於工程對鄰近地方例如西九龍舊區的建築物造成的影響置之不理。一切都是因為有一個政治任務要完成，這是很可悲的。

我相信沒有人會愚蠢地相信現時的立法會公平公正，以及主席執行應有之義。

"一地兩檢"是前菜，模糊香港的"一國兩制"或應有的界線，一定會是主菜。

主席，我不知道你曾否在街上被誤以為是官員呢？我曾在街上被市民誤以為是官員，我立刻澄清，告訴他香港實行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是分開的。不過，楊岳橋議員今天提到一個觀點，令我想到了另一種回應。

諫官或諫議大夫的職責，是對君主的過失直言規勸並使其改正，諫朝政之得失。議會原本的職能是代表市民諫政府、監察政府，以防後者濫權輕率。

在審議《條例草案》的整個過程中，政府明顯不重視認真的諮詢，甚至沒有認真諮詢市民。

今天，很多議員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但政府一直沒有回應，哪管我們辯論多數十小時至90小時甚或160小時，政府可能仍然不會回應，因為它知道即使不作回應，只要《條例草案》付諸表決，便會通過。這是否真正尊重理性討論的表現？儘管政府的諮詢不認真、提供的資訊不全面，以及重要的問題未獲解決，但建制派議員早已鐵定支持《條例草案》，不僅絕少或不向政府提出質問，也不提改善或優化高鐵的議案，更否決了所有值得立法會認真審議的提案。這種跟循功能界別利益和黨派立場投票的議會表現，恐怕......

這種跟循功能界別利益和黨派立場投票的議會表現，恐怕與講求證據和討論的理性、追求向選民和公帑負責的民主，距離甚遠。這些發生在議會內的不當行為，是否符合議會民主的倫理？如果說現在的示威請願越來越暴力或過激，那麼這種制度性的暴力又是否過激？

雖然今天很多議員都請你不要干擾他們的發言，但我仍然多謝你的提醒。我的說法是，我支持中止待續議案，就是要反對這種破壞議會民主倫理的惡習繼續延伸。從目標來說，反對《條例草案》者所提出的，主要是不想香港的《基本法》被破壞，不想立法會的功能被矮化，當然亦有市民是想爭取保衞既有的家園、減慢發展的速度、改變發展的模式，以至減少公帑的支出；而要求高鐵立即上馬者所追求的，則是盡快推動基建、加速社會轉變步伐，以免香港落後於全國，甚至成為孤島。相比之下，支持社會高速發展和接軌的欲望，抱持"拖慢"等同"邊緣化"的憂心，是否更符合追求急促變化的"激進"稱謂？

主席，在電影"少林足球"中，周星馳唱歌後被打頭，於是嘗試向圍毆他的大哥們解釋，大師兄才是"鐵頭功"，而他自己則是"金剛腿"。正打得起勁的大哥們卻說："我管你是'鐵頭功'還是'金剛腿'！

"萌塞"的原因，是先入為主的偏見。在面對"阿爺"一叫便全體跪低的情況時，某些人真的會變得"萌塞"，既有的猜想、信念、情緒、語言、概念，都會阻礙他們聽取別人的意見。一些認真提問的議員，或許並不是尋求拖延時間，但習慣了二元對立思維的人，對不盡相同的聲音總是裝作聽不懂，於是將這些議員在立法會內提出的質詢和議案一律判定為"阻住地球轉"。地球真的在轉動嗎？當然是，並且是圍繞着荒謬而轉。

你又為《條例草案》的二讀、委員會審議和三讀階段實施限時辯論，但立法會過往從未就法案的二讀和三讀辯論設下時限。你今次真的立下很壞的先例。第二個荒謬，叫"葉劉"的荒謬。《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委員會是歷年來最多議員加入的法案委員會。

第三個荒謬，叫"林鄭"的荒謬。

"那麼，若以後行政立法關係出現"基本分歧"，是否也不用討論和辯論？

我明白特首有其"柯打"，但當大家都質疑"一地兩檢"違憲違法時，特首應該向市民解釋為何《條例草案》未有違憲，以及通過一項違憲的法案對香港有何影響。第四個荒謬，叫財務委員會的荒謬。為了讓法案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好讓《條例草案》能趕及今天提交大會恢復二讀辯論，原訂於上月25日緊接內務委員會會議舉行的4小時財務委員會會議遭到取消。

只貪求交通方便快捷的議員為何不重視這意見呢？我認為在專業議題上，我們應聆聽專業團體的意見——連特首也提出了"專業領航"的理念。法律就是法律，不是由大多數人作決定便說得過去。主席，面對這麼多不同的荒謬，今天由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或許無法獲得通過，但我希望透過這項議案，以及我對這項議案的支持，表達我對這個世界如此荒謬的一些看法。去年11月15日，立法會以38比22票表決通過高鐵"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是假民意授權。政府三番四次利用不正常的立法會為所欲為，不是不諮詢，就是假諮詢。上述表決結果，只是民主派失去6票而強行通過的結果。為何我們經常說"一地兩檢"違憲違法？是因為"一地兩檢"破壞了"一國兩制"的決定......

離題就是離題，荒謬就是荒謬。主席，我謹此陳辭。